香港在這二三十年間曾舉行無數次的選舉，在歷次選舉中，香港的選民均十分認真和嚴肅地履行他們的公民責任，所有的參選者亦能夠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工作。在過往這段時間，香港的民主進程不斷地推進，我們看到這些候選人在選舉的氛圍下，都能夠伸張其政治主張和民生理念。但是，自從今年6月後，街頭暴力越演越烈，社會上彌漫一片黑色恐怖氣氛，黑衣暴徒在不同地方使用各種不同的非常手法作出破壞，令社會不安寧外，市民的生命財產也受到威脅。同樣地，不少區議會議員的辦事處亦受到嚴重破壞。就此，我要特別指出，建制派除了辦事處被打、砸、燒外，區議員本身、區議員的職員和義工均曾經受到暴力襲擊。只餘下數天，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便要進行，我們也非常擔心在這種環境下，是否仍能順利進行投票活動？令人更擔心的是，特區政府對於如何止暴制亂的問題，至今仍未能妥善解決。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前天表示，如果選舉當天有個別票站發生事故逾一個半小時，他便會押後個別選區的投票至下月1日，在此之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亦拋出3項如期舉行區議會選舉的條件，包括停止暴力威嚇、隧道和道路不被堵塞，以及停止破壞交通設施及癱瘓交通，令票站人員無法抵達票站，而且政府將會每天審視風險及最新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暴徒現時仍在作亂，交通仍然受阻，今天在多個港鐵站，仍有人阻礙列車關門，以及胡亂按動緊急掣。現時海底隧道往來香港和九龍的交通仍然癱瘓，而且開通無期。我想問當局，在這種情況下，選舉是否仍能順利進行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說出事實，她表示當局一直堅持如期進行區議會選舉，但認為目前的主導權不在政府的手上，因為示威者的威嚇已經不再單單針對警方，亦非單單針對不同政治立場的選民，而是差不多威嚇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讓選民安心出門及進入票站投票呢？最近暴力示威不斷升級，暴徒堵塞道路，破壞交通設施，妨礙運輸工具，更甚是四處縱火，砸爛商店，部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的地區辦事處亦遭殃。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連月來有多達70個地區議員辦事處前後總共受到逾百次破壞，例如被縱火和灌水。不少已報名參選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開街站時被騷擾，令他們未能正常地與街坊接觸和提供服務。對於黑色暴力，我們予以嚴厲的譴責，但我們不能因此放棄服務街坊的工作，會繼續本着初心服務市民和在街頭繼續宣傳。具體的示威者暴力例子多不勝數，民建聯一位立法會議員兼深水涉區議員的候選人表示，九龍西多個辦事處被示威者破壞，玻璃、鐵閘、電腦全部均被毀壞，有街坊反映這些暴力令他們噤若寒蟬，不敢干涉。民建聯亦有西貢區議員及北區區議員的辦事處被縱火，而位於將軍澳廣明苑廣瑞閣地下的辦事處則被人破壞，地板及牆身被燒至燻黑，橫額和海報亦被塗污和撕下。警方趕抵調查後，已經把案件列作縱火處理，現時正在調查事件，但至今未有人被捕。此外，一位北區區議員位於粉嶺華心邨華勉樓的辦事處，同樣亦被人縱火破壞。他的辦事處今次已經是第三次被損毀，一些易拉架及街坊捐贈作借用用途的輪椅、準備贈予有需要人士的油壓暖爐均全被毀壞。此外，消防喉的水管爆裂，導致大量食水湧入辦事處。一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位於東涌的區議員辦事處，近月亦第三次被黑衣暴徒闖入破壞。該辦事處已經滿目瘡痍，無法運作。這次暴徒的破壞程度比過往更離譜，除了大肆搗亂，更截斷辦事處內的所有通訊系統。可見暴徒事前精心部署，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企圖阻礙辦事處為市民提供服務。再者，一位民建聯油麻地南區參選人早前如常開設街站，其間有人靠近，首先以粗鄙的說話騷擾，然後再用腳踢向候選人，候選人以手抵擋。對方其後離開現場，不久後再次折返，向候選人潑上不明液體，同時手持木棒攻擊，幸好沒有擊中要害，之後又離開了。此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先生各方面受到迫害是更為嚴重的，其議員辦事處不斷受到破壞之外，他亦受到恐嚇，人生安全備受威脅。

相信唯有止暴制亂，才能夠恢復社會秩序，否則反對派亦不好過。反對派也有人被某些人施襲，幸好他們以極快速的時間康復，還精神奕奕的會見傳媒，講述當時的有關案情。最近民主黨的前主席何先生在回家途中被蒙面人襲擊，幸好傷勢不嚴重。然而，他在這段期間少有就暴力事件發聲，亦未有參與區議會選舉，不知道他受襲的原因。雖然泛民不斷批評警權過大、執法有問題等，但何先生仍然向警方報案。民主黨只針對該案件發表聲明，譴責兇徒的暴行，卻未看到有更多反對派人士膽敢阻止和譴責一系列的街頭暴力、"黑色恐怖"，反而不斷為暴徒連月來的暴行狡辯、塗脂抹粉，把暴徒美化為英雄。過去多月來的"黑色暴亂"，已經令香港面目全非。暴徒打、砸、搶的惡行，不但重創香港經濟，更令全港市民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黑色恐怖"已經擴散到社區，暴徒有組織地、全面地針對建制派政黨和議員，民建聯的議員辦事處無一幸免。這些縱火和刑事毀壞的惡行，不單嚴重影響了民建聯為街坊提供正常的服務，更曾經有暴徒在接近油站的位置縱火，萬一火勢失控，便有可能造成更嚴重的事故及人命傷亡。

所以，本屆區議會選舉的安全性受到質疑，選舉公正性亦在多種情況下受到重大的影響。民建聯當然堅定不會向"黑色勢力"屈服，亦不會動搖建設香港的決心。

2019年區議會選舉將於本星期日舉行。據報道，截至11月14日，廉政公署已接獲201宗相關的可追查投訴，當中67宗指控是針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使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佔投訴數字的33%，較上屆2015年區選的9宗大幅增加。主席，我首先要申報我是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以上數字只是一個量化的參考，並未能反映這次區選的暴力程度，如果將之聯繫到有候選人遭人用刀刺向心臟的血淋淋實例，這無疑是在提醒全港選民，是次選舉是在多麼暴力的社會氣氛下進行，究竟能否公平及公正地舉行呢？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次選舉有超過413萬名登記選民，候選人有1,090名。相信大家都十分重視這次區選，希望能夠行使公民權利，投票選出代表自己的區議員。

同時，為利便候選人規範選舉活動，亦制訂了16項相關附錄，我不在此逐一讀出，但涵蓋事宜包括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備忘、郵寄選舉郵件應採用的方法、嚴禁在禁止拉票區進行拉票、給候選人、政府部門、民意調查組織及公眾人士的選舉活動指引、印刷傳媒給予候選人公平及平等的對待，以及會被計算為選舉開支的項目、互助委員會參與助選活動事宜的指引等。由此可見，為確保有一個公平和公正的選舉，選管會多年來發布了不少規定，每位參選人、選舉代理、義工及其他相關人士均須嚴格遵守。然而，主席，香港近月以來示威衝突不斷，暴力事件接連發生，有公眾人物和市民受襲，也有議員辦事處遭人毀壞，種種情況，實在令人十分擔憂。選舉本來是屬於市民大眾的，大家應保持理性和冷靜，不要讓暴力破壞選舉。這次區選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選舉能否順利進行，必須顧及前往票站投票的選民和票站工作人員的安全。我衷心希望選民可在安全、和平、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投票，令選舉真正反映全港市民的意向。在本屆區選已登記的400多萬名選民中，有超過三成是61歲或以上人士。近日網上流傳，有人號召在投票日當天阻礙長者投票，例如收起他們的身份證、安排長者參加兩天短線旅行團離港外遊，甚至有人號召圍堵接送長者到票站的旅遊巴士。網絡世界的創造力的確非常無限，更有人呼籲長者無須帶任何證件，以及帶他們到公立醫院輪候急症服務，務求令他們未能履行公民責任，讓他們無法投票。以上種種不公義的教唆行為，其實已有機會構成違反選舉法例，令原本有權利投票的人失去其原有的權利。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公民應在不受無理限制下，有權利和機會在選舉中投票及被選。據傳媒報道，廉政公署廉潔選舉事務副統籌黃小欣指出，相關行為可能涉及選舉舞弊，最高刑罰是監禁7年及罰款50萬元。主席，以上種種阻撓長者投票的構思，如付諸實行將剝削長者的投票權，但我留意到更過分的是，一些市民連擔任候選人義工的權利也被進一步剝削。有候選人在東涌擺設街站，一名持不同政見人士與他的義工發生口角，其後該義工更遭對方涉嫌故意開車撞倒受傷。這種行徑不單對候選人的義工構成實際的生命危險，更加是對候選人團隊的威嚇，直接影響今次選舉的公平性。主席，正如我一開始提到，今次區選前的暴力程度罕見，有人向正在拉票的候選人投擲汽油彈、有議員辦事處遭受嚴重破壞、有競選團隊在街站做選舉宣傳時被圍堵恐嚇、有候選人宣傳品被大規模破壞、有候選人的家人及親戚被"起底"、恐嚇搗毀某些候選人的住房、恐嚇提名人、有商店拒絕張貼某些候選人的宣傳海報，手法可說是層出不窮。總括來說，整個選舉工程遭受黑色暴力的威脅，其中最嚴重的個案是有屬本會議員的區選候選人險些命喪刀手之下。此行為無疑是要令候選人徹底消失於今次選舉，又或更貼切的是消失於這個世界。撇除針對候選人的個人安全，即使是議員辦事處或地區服務處也不能幸免，連通訊系統也遭截斷，導致辦事處完全無法運作。接觸選民本來是選舉工程非常重要的一環，但網上流傳片段，有長者在前往議員地區辦事處途中，被一名男子掌摑、指罵。據我了解，不少區議會候選人在擺設街站與選民接觸時，均曾遭到不同政見人士阻撓，選舉宣傳品包括橫額、海報亦屢次被毀，令候選人未能正常地與街坊接觸，提供服務，這亦造成了選舉的不公平。主席，近月香港社會暴力氛圍相當熾熱，公眾地方持不同政見人士的"私了"事件無日無之，市民根本是活在黑色暴力恐懼之下。不過，無論條件如何惡劣，特區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創造條件，讓選民能以大無畏精神走出來，不論甚麼政見，投下他們手中的一票。聶德權局長在本周一指出，政府的立場是盡最大努力令選舉如期順利舉行，讓選民行使他們的投票權，選出他們的地區代表。不過，他同時提到選舉能否安全有序地進行，主動權恐怕不在政府手上，而是在街頭暴力示威者的手中，如果他們不停手，選舉便不可能安全有序地進行。聶局長又提出了3項條件，讓周日的選舉順利舉行。第一，暴力和威嚇必須立即停止；第二，隧道、幹線和道路必須不被堵塞；第三，停止破壞交通設施，避免癱瘓交通。近月以來，香港出現汽油彈放題，這在選舉日必定是全港市民最擔心的魔咒。不論是票站內的工作人員、前往投票的市民、路過的無辜途人或是施暴者本身，均有可能遭到火燄吞噬。政府表示會成立消防處快速應變小組，以迅速撲滅票站可能出現的火警。政府亦表示會派駐足夠人手，包括警察、民安隊和外聘保安公司人員到各票站協助，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但是，主席，我留意到政府並沒有公布具體調配擔任這個任務的實際人員數字，究竟這些人員是否足夠保護全港600多個票站呢？我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星期日有何結果。當然，最理想的是根本不需要使用這些後備應變方案，香港社會盡快回復理性，大家一起在這個民主的地區選舉日向暴力說不。至於局長提到的第二及三點，交通網絡暢順是為了確保來自不同地區的超過2萬名票站人員可按時到達被編配的票站，使票站得以準時在上午7時半開始運作。雖然區議會是一個地區選舉，但整個區議會選舉不只牽涉投票人、候選人、義工及團隊，同時亦牽涉很多票站後勤人員，所以我絕對同意聶局長的說法。主席，最後，超過5個月的社會動盪，至今仍看不見有絲毫平息的跡象，今次選舉是在反修例事件的風暴中進行。香港今天的亂局，是由於有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年青人與激進分子的結果。他們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顛倒是非、造謠中傷、美化並縱容暴力，讓年輕人當炮灰，甚至有人形容今次事件是港版顏色革命。所以，現時香港最迫切的是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其實，特區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至每位香港市民都有如雪山上的雪片，如要避免香港發生雪崩，大家便要共同承擔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動的責任！廣大選民應認清香港現已命懸一線，要勇敢地站出來，譴責黑色恐怖和選舉暴力，以票制亂。我重申希望星期日的選舉能夠在和平、公平、安全之下順利舉行，並選出不支持暴力的地區代表。

事實上，這並非單一事件。近數星期，暴徒以暴力公然打擊建制派的選情已多次發生。他們多次襲擊建制派參選人或騷擾其助選團隊，當中包括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參選人、新民黨的參選人、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參選人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參選人等。襲擊事件令多人受傷，他們的辦公室被人縱火、破壞。有張貼參選人海報的商戶更被人恐嚇和報復，令商戶人心惶惶，紛紛把海報移除。此外，有激進分子在社交網站教唆他人阻止長者投票，這其實已屬違法行為。

局長今天在席，他經常強調要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不過，在眾多事情發生後，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保障參選人、其團隊和辦事處的安全呢？

雖然過去數個月，香港陷入了示威或暴亂的困局，令很多香港人心痛，但很多市民仍然希望可以在區議會選舉中，透過自己手上的一票表達意見，選出心儀的代議士。不過，可惜的是，據我們過去數星期所見，暴力衝擊不斷升溫，激進分子發起所謂的"黎明行動"，令香港陷入最黑暗的時期。他們為了達到"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的目的，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大肆破壞鐵路和堵塞馬路。

不單如此，當有良好的香港市民試圖清理街道時，他們竟然向他們投擲磚塊和汽油彈，我對此非常憤慨。有關行為導致大部分鐵路線無法行駛。大家皆知道及看到，亦身受其害。東鐵綫全線停駛，亦有大量巴士路線需要取消或改道，以致市民在上班和上課時出現"超級大混亂"。

為何他們不敢面對鏡頭呢？

在他受襲的地方......在另一處有人受襲的地方，有人擺放鮮花，但卻被摧毀。有關太子站的謠言，大家皆知道，站內根本沒有事情發生，但竟然有人在網上及傳媒雜誌上散播謠言，指當天站內有若干人士死亡，因此該處擺滿鮮花。

我們更留意到，網上有很多言論無視選舉公平。正如我剛才提及，有人公然鼓勵年輕人收起家中長者的身份證，並威嚇拉票的參選人。有人甚至口出狂言，建議向拉票的參選人投擲汽油彈，甚至在屋邨散布謠言，聲稱選舉已取消或票站已遷往別處等。

選舉的公平公正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主席，以經民聯為例，自6月以來，經民聯有超過10名議員和地區辦事處受到不同程度的惡意破壞，亦有街站受暴力毀壞和威脅，更有辦事處被縱火及投擲燃燒彈，損毀嚴重。對於暴徒明目張膽地向不同政見人士或團體的辦事處進行暴力攻擊、惡意破壞、罔顧他人性命財產安全，扼殺表達政見自由，企圖以政治恐嚇滅聲，影響選舉公平，經民聯感到極度震驚和憤怒，並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主席，市民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止暴制亂，確保選舉能夠公平公正及在安全的情況下舉行。要確保選舉過程安全有序，我們所有人必須盡最大努力。最近數天，我們看到很多熱心市民清理街道上的磚塊和雜物等，但他們也受到襲擊，真的教我們十分痛心，因為有熱愛香港的市民在清潔香港時竟然也受到襲擊。主席，我希望政府首先能夠牽頭遏止所有暴力，同時亦要制止暴徒堵塞道路或縱火等違法行為。我在此呼籲，如果在街道上的暴力示威者不收手，選舉是不可能安全有序地進行的。而且，很多市民現在不敢外出，遑論前往投票。

政府及聶局長在這兩天真的要多下工夫。經民聯希望選舉能夠如期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舉行，亦希望全港413萬名選民能夠在正常及和平的情況下，運用手上的一票表達意見，順利選出他們心儀的地區代表。大家透過選票表達意見，總比訴諸暴力好。主席，我認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以更果斷及有效的措施止暴制亂，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提出有效措施及更好的應變方案，確保參選人及票站不會受到襲擊和干擾，道路亦不會被堵塞，並盡力做好保障措施，確保選舉能順利進行。

主席，且讓我作最後一次呼籲：我希望大家能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日，亦希望搞事者不要在當天出來搞事。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也知道，每逢選舉也難免會出現碰撞或對罵的情況，我們對此都見怪不怪，亦可以應付。然而，近日來的暴力場面，真的令我們非常擔心，尤其在看到許多令人震驚的畫面時。例如一位人士只是與暴徒口角，便忽然被人在身上淋潑汽油或天拿水甚麼的，點火後立即成為火人；亦有一名清潔工無辜被磚頭擊中身亡。

就新民黨而言，雖然我們的規模無法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相比較，但我們還是有超過10個辦公室被破壞，尤其位於上水的辦公室，或許是因為該區那位候選人表現特別好——他的對手是林卓廷——他的寫字樓曾三度被縱火，而最令人心寒的是，他的辦公室上層就是民居，一旦火勢不受控而波及民居的話，後果實在不堪設想。這些事件令到我們有多位候選人根本不敢擺設街站。

儘管如此，主席，我們也會全力以赴，因為我們知道即將到來的選舉涉及400多萬具有權投票的選民、18個選區的區議會及452名區議員，如果未能進行選舉，市民便沒有區議員為其服務，而452名區議員及其助理將會失業，這將會為香港造成十分巨大的震盪。行政長官曾公開表示不會取消區議會選舉，當然她說的完全是真話，因為香港的法例根本沒有取消選舉這回事。我也曾翻查法例——假如我說錯了，希望局長指正——法例只容許政府押後選舉，對嗎？可是，押後選舉並非理想做法，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安全，以及提供公平和公正的環境，令選民可以安心投票，令候選人可以安心進行選舉工程，令政黨的領導層可以安全地落區"拉票"。我希望局長在發言時能回應我們的訴求，給我們多派些定心丸。

主席，我發言支持今天的休會待續議案，優先處理這項緊急的議程，因為本周日便舉行區議會選舉，但卻仍有許多不明朗因素會影響這場選舉的公平性，以及各區候選人和所有有意投票市民的人身安全。當務之急，政府確保選舉能公平、公正進行，並於今天的休會待續議案的辯論中解答我們的疑問及釋除疑慮。事實上，自由黨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區議會選舉，可是，今年竟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驗，所要面對的暴力亦是史無前例的，因其嚴重衝擊香港的言論自由。

這是文明社會應有的嗎？在擔心人身安全的情況下，我的黨友當然害怕會連累人家的店鋪被"裝修"了，但同樣地，擺設街站也要擔驚受怕。我認為這是另類暴力，張貼海報可能會被"裝修"，表達意見也會被人"圍"，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有持不同政見人士均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政府和局長能否作出保證及如何保證呢？除了候選人無法在正常環境下展開選舉工程，其實臨近11月24日投票日的兩星期，各區衝突不斷，導致交通癱瘓，而道路表面、欄杆及交通燈等公共設施全被破壞。雖然政府表示，在確保選舉當天沒有出現暴力示威或威嚇、沒有堵塞隧道、沒有破壞公共交通工具設施及沒有攻擊投票站等行為的情況下，選舉才會如期舉行，當局並已預定了後備投票日，但實際上仍有許多不穩定因素會影響整場區議會選舉。在過去兩星期，街上磚頭橫飛、煙霧彌漫、主要交通幹道遭堵塞的場面已屢見不鮮。

由提名期到拉票期，再到投票日，我相信不同黨派的候選人均是戰戰兢兢地面對，因為整個社會已變得容不下不同意見。過去數個月，不同黨派候選人的banner曾被破壞，設街站時遭持相反意見的人"圍"、惡言相向，甚至發生肢體碰撞。從一開始，這場選舉已難言公平，因為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亦無法得到保證。我相信政府亦已聽聞，網上有人呼籲選民於投票當日上午盡快投票，並揚言會在當天的下午時分"搞破壞"，阻礙市民投票，甚至騷擾持相反政見的候選人。政府如何確保所有不同政見的市民均能在周日順利投票呢？

數月來，自由黨一直配合政府的安排，我們亦非常尊重選舉。選舉是一種文明的制度，市民理應可用手上的一票表達意見，讓我在此呼籲社會各界以理性態度看待選舉，停止一切暴力。因此，我同意今天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希望政府能在這項議案完結前，釋除各位在座議員的憂慮，並安市民之心。

主席，首先我作出申報，我是一名區議會選舉候選人。

或者我更應該說，香港人很想有一個公平機會讓他們自己發聲，而不是"被代表"發聲。

不過，這次選舉最大的問題，是有人刻意將某種聲音強加於所有人身上。主席，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每個市民的想法各有不同。

香港這個多元社會原本就是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作出選擇。

但是，主席，我們覺得這次選舉最恐怖、最令人擔憂的地方，是有一群人、有一種力量......他們意圖將一種聲音強加於所有香港市民身上。

"多走一步身體好，多走8,000步身體便更好，我數十年都沒有做運動，現在便有一個做運動的機會，340級樓梯沒甚麼大不了"。

抱怨的聲音都會被滅聲，更遑論那些表示自己希望香港社會穩定和平的聲音。這種聲音在網上會被人瘋狂攻擊，甚至被人踢出群組。

他們希望透過這次選舉告訴整個香港社會，自己需要一種怎樣的生活。主席，我想，參與過選舉的人都有在街上用麥克風向住在樓上的居民宣傳的經驗，因此，都知道有人叫罵回應是很正常的，正所謂"關公也有對頭人"。

明顯地，對方知道我未吃早餐，所以請我吃早餐。

選舉的公平性在於我們的選舉法例——這個遊戲規則——能否執行。主席，對於我們今次能否執行選舉法例，我沒有多大信心，因為我們的法律已被"違法達義"這種思想徹底影響，大家根本不再......

所以，如果連這條界線也守不住的話，試問我們又如何能確保選舉的公平性呢？主席，選舉不單是選舉事務處或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工作，有很多部門也要執行選舉法例，包括廉政公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警方、房屋署及地政總署。

局長，我看不到局方有任何確保選舉能順利進行的詳盡預案。我希望各個執法部門......我們已訂立了相關法例，選舉便應按着這套遊戲規則進行，讓大家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因為沒有可能有絕對公平——這套規矩能讓大家有一個公平發聲的機會。我希望局長的預案能詳細一點，令市民能安心上街投票，表達自己的聲音。這是他們最希望做到的事。

我們工聯會自創會至今，立場仍是一樣。如果你不選我，是你的損失。只不過我們希望市民真的可以如願表達他們的聲音。

民主自由好！即使香港現時的環境被破壞，大家仍會得到更好的將來，對嗎？跟"大家可以找到心儀的工作"、"改變人生"、"改善健康"——速讀可以改善健康——有何不同？就是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

不就是五大訴求嘛！

所以第三個核心原則就是從這些事件上得到巨大的利益，即每月獲得30%的回報率，多開心！剛才說整個"量子波動政治騙局"的最終目標就是得到民主、自由，令大家人生更精彩。

除因本港人口結構及我上次提到的教育問題外，其實他們本身對整件事也缺乏認知，最終便是反政府，藉這些事件扯上民主自由，然後推倒政府。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認知整個政治格局，妥善地應對。有時候面對這些騙局，最終政府仍要連根拔起，將這個犯罪集團推倒。

不需要十分暴力地抓着別人不讓投票，只需要有人在禁拉票區一次過找四五十名黑衣人走來走去，在現時的社會氛圍下，有沒有人膽敢走進黑衣人群裏？

所以，香港這種選舉形式是讓那些和平理性的人參與的。當社會已經變得不理性時，未必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我曾看見伊拉克、敘利亞或其他軍政府的地方在選舉後，人們若不滿意結果，便會駕駛坦克輾過去。香港這群暴徒或支持對手的人士未必需要攻擊你，但他們可以作出這些小動作，正如許智峯議員般......

主席，因修例風波而引起的社會動盪未止，大家可以看到由6月至今，情況由最初的和平示威，演變至後期的連串暴力衝突。暴徒的行為越來越過分，已到無底線的程度。如果大家記得，剛開始時只是示威遊行、阻塞道路，隨後卻出現大批黑衣人和蒙面暴徒，大肆破壞，從立法會開始，接着是地鐵、交通燈，以及對不同政見或在現場拍照的人士進行"私了"。此外，他們不斷在市面上打、砸、燒目標商店，行為變得越來越猖狂，頻頻用上汽油彈，以及各種致命的攻擊性武器，香港好像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根據警方統計，6月至9月有2,000多宗刑事毀壞和縱火個案，至今我估計個案已超過4,000宗甚至5,000宗。主席，暴亂已影響香港經濟、營商環境和消費氣氛。

由於旅遊業不景，其他行業亦受影響，包括零售業連續多個月有雙位數字下跌，食肆出現倒閉潮，有300多間倒閉。

面對這種局面，暴徒及其支持者並不會因此而罷手，我認為情況只會變本加厲。

暴徒這樣做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打擊政府威信，令市民不信任政府。

他們最終希望通過不同的選舉遊戲，掌控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甚至特首選舉。

香港以往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遊客和市民半夜在街上行走或消費不會擔憂，沒有交通工具亦不擔心安全，更不會擔心買不到東西。

他們搞這麼多事，也是想導致不公平的現象出現，這便是他們的手法。

除了導致整個市面十分混亂，路面擠塞之餘，他們連港鐵電梯和交通燈也不放過。

便是要造成社會混亂，令大家對社會不滿。也不只這樣，如果有市民在街上說話大聲一點、說了些不中聽的話或拍照，也有機會被打，大家於是都擔心如果自己說話大聲，會否被罵或打。所以，整個香港可說是出現了黑色恐怖。較早前，在馬鞍山有一名長者因為看不過眼，追着人罵便被人縱火焚燒。香港是否已經淪落呢？

很簡單，有一位朋友跟我說，他在街上看到一名建制派或建設派議員派單張，但沒有人敢拿。

主席，現在距離區議會選舉還有3天，市民普遍擔心甚麼呢？便是他們投票時，政府可否保障他們享有一個公平和安全的選舉環境。

我也有疑問。

有見及此，我認為政府這幾天必須負責為市民營造一個正常的選舉環境，維持市面治安和秩序，尤其是要注意網上言論，及時通報可能發生的風險。政府要及時提出一些應對措施，好讓市民覺得選舉日是安全和公平的。如果這數天發生暴力破壞事件，政府應該根據《區議會條例》第38條，評估選舉當天有否受騷亂、公開暴力或任何危害公眾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嚴重影響。

主席，香港在最近5個月，經歷了可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混亂、最瘋狂的歲月。現時特區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明顯是被動、乏力、遲緩，有時候甚至是越止越亂。除了過去數天平息理工大學出現的暴亂時稍有改進外，政府的表現絕對強差人意。在區議會選舉即將舉行之前的一周，暴力行為仍然未有退卻的跡象，難免令人擔心選舉當天，不論是413萬名選民或各黨派的候選人，他們的人身安全是否得到充足周全的保障，選舉又是否能夠公平公正地舉行，這些通通都是我們和社會大眾相當關注的。因此，容海恩議員在今天提出休會辯論是相當適切的。主席，在過去5個月，暴徒的暴行變本加厲、無日無之、無法無天。他們不單對政府建築物和執法人員採用暴力，大量磚頭、汽油彈、彈珠和弓箭滿天飛，更將暴力和仇恨發泄在公共設施上，又堵塞道路，破壞鐵路和交通設施，堵塞主要幹道，破壞商店、食店、商場等。不同政見的政黨地區議員辦事處，輕則被打破玻璃、塗鴉破壞，嚴重的則被全面搗毀、放火焚燒。這些暴行嚴重影響了早期的選舉活動，對競選連任的候選人而言，嚴重衝擊了選舉的公平公正。也許有人會認為，新一屆選舉即將進行，因此現任議員辦事處受破壞並不會影響選舉，但事實上，這些破壞行為所展現的瘡痍外觀，再加上傳媒的報道，足以令選民產生恐懼，亦令參選人難以動員義工組織選舉活動，例如論壇、街站和家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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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過去5個月，由於意見不同和立場不同而出現的紛爭，以至被圍毆和攻擊的事件不絕於耳。除了每個周末於各區出現的暴力衝擊外，部分區議會參選人的地區辦事處亦被惡意破壞，多區的區議會參選人亦先後受襲，情況令人髮指，絕對不能接受，這樣不單嚴重威脅選舉的公平公正，甚至對現任議員和區議會候選人造成人命安全的威脅。在本月初，本會一位同事何君堯議員就在屯門擺設街站，為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進行拉票期間，被暴徒蓄意用刀意圖刺殺。不幸中的大幸是，何議員的生命並無危險，但針對候選人的暴力襲擊已經多次出現。事實上，在選舉過程中已經多次出現了嚴重不公的情況。我必須一再重申，香港是法治社會，暴力行為是絕對不能夠接受和容忍的。社會各界應該摒棄暴力，回歸理性，這樣才可以令社會早日回復平和，重回正軌。本會的每一位議員作為民意代表，亦有義務和責任與暴力割席，對暴力說不，向社會發出正確信息。很可惜的是，所有反對派議員也採取對暴力不割席的態度，他們不割席，就有分享因施暴者的暴力引致的恐懼所帶來的政治利益之嫌。局長之前向傳媒提出會採取多項措施，包括擴大禁止拉票區的範圍，令前往投票的選民有更大緩衝空間，保障他們不受滋擾；同時亦會派駐足夠的警察、民安隊人員和外聘保安人員應付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消防則會成立快速應變小組，撲滅在票站附近可能會出現的火警。我一方面當然佩服政府繼續進行選舉的勇氣和堅持，但同時亦很懷疑政府能夠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和安全進行的能力。政府提出的措施固然有必要，但我認為是遠遠不足夠的。例如，現時示威者透過堵路、破壞交通來宣示不滿，或設路障阻礙選民投票，或威嚇不同政見的候選人、競選團隊及其支持者，政府如何應對呢？政府當天將會如何部署，保障道路暢通，特別是位處郊區的票站，選民未必能在就近投票，政府如何確保選民到票站的路程不受影響，能夠順利及安全地投票？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確保所有候選人、義工，特別是選民不受威嚇？此外，假如部分票站設施受衝擊，甚至票箱遭破壞，又或者有不同意見的選民出現衝突等，將會令選舉無法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舉行。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天表示，如果在選舉當天個別票站發生事故，影響時間超過1.5小時，便會押後該選區投票。但是，對於候選人和選民而言，1.5小時可以是極具影響力的黃金時段。事實上，只要是影響選舉公平、公正的事故，那怕是再短的時間，政府也必須盡辦法阻止。再者，現時社會謠言滿天，不時有取消區議會選舉的傳言。如果投票當天傳出選舉取消的謠言，或是只在某一區謠傳票站關閉，政府將如何應對，有甚麼措施釐清謊言呢？另一方面，候選人的安全也是值得關注的，不少候選人也曾接過恐嚇，甚至受襲。在選舉日開街站接觸選民爭取支持，是每一位候選人必定會進行的工作，政府又有何措施確保每一位候選人的安全呢？這些問題到目前為止，政府都未能一一作答。日前，特首表示政府每天都會評估選舉能否如期舉行，但即使由現在起至投票當天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也難保當天會風平浪靜。我本人當然不希望區議會選舉會延遲甚至取消，因為區議會是十分重要的區域諮詢組織及民生地區平台，區議會選舉亦是不同地區選民透過選票，選擇自己屬意的參選人的民主機制。局長說過政府會竭盡所能令區選如期舉行，我希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實質的措施，兌現這個說法。主席，如果我們把今次區議會選舉，置於中美兩國角力的大環境下思考，就會比較容易理解。美國視香港為遏制、打擊中國的一隻棋子，反中派不是將區議會選舉看作是民主選舉的過程，而是利用一切手段製造混亂來爭取籌碼，打擊特區政府管治，進而牽制中央政府。在過去數個月中，這已充分體現。前天，美國參議院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就是最新的一幕。主席，我認為目前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戰爭，一場非軍隊對疊的戰爭。一般市民固然想以手中一票來表達心意，我們也不應該放棄表達立場的權利，但在目前這種國際環境下，香港處於暴亂的社會環境當中，進行這樣的選舉能否準確體現民意，我個人存有極大的懷疑，無論結果如何，政府可能仍將面對一系列隨之而來的挑戰。如果聶局長形容選舉活動由過去至今為止仍算是公平、公正及安全地進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可笑及鴕鳥的表現。到今天為止，我們剩下的就只有如何確保投票當天能夠公平、公正，投票能夠得到安全的保證，所有參與選舉的工作人員、參選人、競選團隊，特別是選民，都能夠安全進入投票站完成投票。這需要政府盡全力克服，否則，即使硬着頭皮如期舉行，其實意義不大。

主席，我十分感謝容海恩議員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讓本會有機會討論政府應如何確保臨近的區議會選舉能做到公平、公正，以便我們的選民可在免於恐懼的情況下投下神聖的一票。

我們相信民主，希望透過參選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實踐並推動民主，因為我們相信民主的價值。

"民治"是指由人民管治社會。人民如何管治社會呢？其中一個機制是民主選舉。

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先賢希望能避免暴力及衝突。

好了，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選賢與能不一定能辦到，至少也可以讓我們無所畏懼及自由地表達我們心中所想，透過選票來說話，選一些我們喜歡的人代表自己。正如我的同事何啟明議員所說，有一些人以政治立場先行，他們認為政治立場是整個議會最重要的東西，這不是問題；有一些人卻重視民生、社區工作及能否幫助市民。

當香港的民主制度現在處於一個最危急及最艱難的時刻，我們的所謂泛民主派正在做甚麼呢？其實，他們口說民主，實際是為了奪權而已。民主於這群反對派而言，也只不過是一個光環、一句口號，與"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及現時一些提倡"港獨"的口號無異，只是一種奪權的工具。

為何人們要來香港投資？因為香港有法治及穩定的社會。

所以，作為香港人的一分子，我們真的要自救。過去的數天、個多星期，很多市民出來自救，清潔街道，恢復社區秩序。未來最重要的自救，就是要投票。我覺得投任何人也不重要，但最低限度用投票這種最文明、理性的方式，希望推動社會發展，恢復社會秩序。只要有秩序，恢復和平、理性，我們才能夠實踐民主，建立議會最重要的價值。多謝主席。
我再提醒議員，區議會選舉快將舉行，為免影響選舉公正進行，議員發言時不應發表可能被視為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或達致相若效果的信息。議員發言時亦應留意以下事項：不應指明道姓或暗示支持或不支持某位候選人；不應評論個別候選人的優劣；不應評論沒有事實根據但可能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的報道或傳聞；亦不應擺放可能達致上述效果的展示品。

主席，首先感謝容海恩議員提出這項重要的休會待續議案。近日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能否安全、有序及順利地舉行，因為大家均非常認同區議會選舉的重要性，我認為其重要性來自兩方面。首先是區議會在本港現行憲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區議會屬於《基本法》第九十七條所指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其職能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此外，在香港現行政治體制中，區議會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亦密切相關。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1,200名委員中，有117名委員由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各區議會的區議員互選產生。在立法會35名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分別有1名議員來自區議會功能界別，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以及5名議員來自區議會功能界別。關於後者，所有區議員皆擁有參選權和提名權，並會由本港未有其他功能界別投票權的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5個議席。由此可見，區議會本身在香港現行憲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同時，今次區議會選舉的重要性亦來自其特殊性。今次區議會選舉的已登記選民超過413萬人，有1,090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角逐452個議席，而且沒有候選人自動當選，每一區均出現競爭，不單候選人人數眾多，選舉規模亦非常龐大。更加重要的是，今次選舉是在本港因《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社會動亂持續，極端分子暴力行徑不斷升級的狀況下舉行。區議會選舉能否安全、有序及順利地舉行，既關乎本港能否讓既定的典章制度有效運行，亦關乎香港社會能否及時使暴力剎車，重返和平理性的正軌前行。主席，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近日坦率承認，由於暴力事件持續發生，政府籌備區議會選舉的工作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近期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更不斷升級，不但顯著增加區議會選舉不能如期舉行的風險，更蓄意破壞選舉的公平性。11月7日，一些建制派政治團體舉行靜默遊行，抗議他們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落區時經常受到滋擾和衝擊，大量宣傳品被毀壞，辦公室被故意破壞和縱火，甚至有建制派候選人在擺設街站時遇襲受傷，建制派競選團隊和支持者面對前所未有的人身安全威嚇，街頭選舉活動幾乎完全停頓。因此，建制派政治團體及其區議會候選人，可謂深受暴力行徑的威嚇和損害。主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前表明，區議會能否如期舉行取決於三大條件：第一，必須立即停止暴力及威嚇；第二，隧道幹線和道路必須不被堵塞；第三，停止破壞交通設施，避免癱瘓交通。由此看來，是否押後選舉的主導權並不在特區政府手上，而是取決於街頭的暴力示威者。上星期，有在香港中文大學示威的暴徒要求政府當局承諾不取消區議會選舉，作為重開吐露港公路的條件，這實在十分諷刺，亦是倒果為因。正如我近日在電台節目中指出，如社會正常運作，道路不阻塞，街頭沒有暴力事件，選舉自然可以進行，亦應該進行。同樣，十分諷刺的是，反對派一方面非常義正詞嚴地促請政府確保如期舉行區議會選舉，甚至明言或暗示政府當局和建制派企圖推延區議會選舉，但另一方面，為了撈取政治本錢，對於實際有可能窒礙區議會選舉如期安全舉行的暴力示威違法行為，卻至今仍然堅持不譴責、不割席，反而將各種事件的責任完全推諉於政府和警方。這些反對派根本擔當了煽暴的角色，顛倒是非，黑白不分，亦直接和間接地慫恿年輕人和學生參與違法活動，公然破壞法治，他們一旦因違法犯罪而被捕，將會前途盡毀。這些煽暴者的醜惡居心，令人髮指。我在出席上述電台節目時強調，相信若社會回復平靜，政府並無理由取消區議會選舉。我呼籲示威者尊重選民權利，不要再堵路和使用暴力，讓選民可在安全情況下投下神聖一票。主席，香港目前面對的這場社會動亂，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甚至涉及本港一些積累多時的深層次矛盾。當務之急，是社會各界齊心一致向暴力說不，與暴徒割席，支持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止暴制亂，運用一切可行法律手段，維護香港法治。社會各界必須盡快放下爭議，因為香港社會若繼續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衝突，全港市民也被迫成為輸家。主席，假如持續5個月的社會動盪和街頭暴力在未來數天得以剎車，區議會選舉能夠不受干擾地如期順利舉行，這或許有助於提供一個有利的契機，讓社會各界保持冷靜和理性，恢復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本來面目，維護現有憲制的有效運作，使不同政見人士能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處理政治訴求，並運用手中一票，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政治意願，選出其政治代表，為市民服務。主席，香港實在有不少經濟、民生問題亟待解決，政府工作不應被迫停擺，相關政策措施和經濟民生項目都不能停下來。因此，社會各界應珍惜區議會這個非常重要的平台，並維護香港優良的選舉文化，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地舉行，並且讓413萬多名選民可在安全、自由的環境下投票，進而讓社會重新出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謀求本港的長遠持續發展。主席，香港過往以治安良好見稱，遵紀守法是香港保持良好聲譽的原因，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然而，5個月的動亂不僅打擊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更摧毀了香港的核心價值，破壞了我們的法治基礎。5個月以來，街頭暴力持續升級，除了投擲汽油彈、破壞港鐵等設施的行為成為常態外，破壞建制派議員辦事處、騷擾建制派候選人的街站、破壞他們的宣傳品，亦成為另一常態。我在此很痛心地控訴，經民聯的地區辦事處亦無一幸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最嚴重的是被人縱火，付諸一炬。我們的地區同事須在被焚毀的辦事處前面擺放桌子，繼續會見街坊。但是，即使參選人是無畏無懼，我們也不得不為義工和街坊擔心。任何選舉均必須和平、平靜和公平地進行，市民才可無懼地投票。我要問政府，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如何保證選舉可公平、公正和安全地舉行？如何能讓選民在不受阻礙、不受威嚇的情況下投票？根據相關法例，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或票站主任可因為3類事故押後選舉、投票或點票，包括騷亂、公開暴力或危害公眾安全的事故。同時，在選舉應變計劃下成立的危機管理委員會會進行評估，以選舉的持平公正及選民和工作人員的安全為重要考慮因素，再向選管會提供意見。我們當然非常不願見出現這些事故，特區政府絕對有責任為11月24日投票當日，各區可能出現的一些突發和混亂情況制訂應變方案，及時消除對選舉的不利影響。主席，有工程師朋友說，工程師的天職是平衡發展和保育，建設社會。眼見香港多年建立的社會設施不停被暴徒破壞，而且損毀情況越來越嚴重，實在欲哭無淚。這種情況正是一首曾經非常流行的粵語歌曲"難為正邪定分界"的現實版。這首歌是1982年播出的電視劇集"飛越十八層"的主題曲，是凡人與魔鬼的對唱。劇集"飛越十八層"的內容是描述一位意外橫死的青年死後誤闖地獄，與魔鬼交易，從虛構的情節中可反映現代社會的百態。這首歌曲的最特別之處是以流行曲唱法和美聲唱法對唱，在香港流行樂界屬罕有之作。當中由魔鬼唱出的幾句歌詞是："控制命運，任我巧安排，看似夢幻，凡人難盡瞭解，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破壞，榮辱愛恨任分派。"即使不是歌迷都應該記得，還有"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這幾句。魔鬼口中的"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破壞"，在現實版本中就是5個月來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日趨激烈凶殘，包括以各種武器，磚頭、汽油彈、鐵鎚、利刃、弓箭等攻擊警察和不同政見人士，甚至一般途人。於是，很多公私營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包括港鐵站、商場、店鋪、交通燈、行車隧道等。暴亂分子到處縱火，濫用私刑，近日更直接危害汽車、列車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甚至火燒活人、以磚頭殺人。香港升斗市民的最大民憤，是連上班、上學的基本權利和正常生活都備受威脅，以致生命財產頓失保障，香港經濟民生遭到重創，生計亦受到嚴重影響。暴力行為更走進大學，校園成為所謂的兵工廠，令人慨歎。歌名雖為"難為正邪定分界"，但內容對於正邪的定性其實相當清晰，而且由兩個歌手分別以凡人和魔鬼的角色對唱，對比更加強烈。努力興建的凡人是正，盡情破壞的魔鬼是邪，有朋友說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正是正與邪的對決，建設者與破壞者的對決。我呼籲香港各界人士，無論政見如何分歧，均應讓這場選舉公平、公正、安全地進行。所有真心愛護香港的人，均必須在11月24日運用手中一票，以最和平的方式向暴力說不，與暴徒和煽暴者割席，凝聚建設力量，讓社會重返正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你批准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是適當和及時的。事實上，這數個月來，香港多處出現嚴重暴力事件，暴力之火越燒越烈，本來的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並有人傷亡。今天在立法會討論這項議案的目的，是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施，恢復社會秩序，亦希望議會同事不分黨派一起反對暴力，向暴力說不，令數天後的區議會選舉能夠在公平公正、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進行。主席，大部分市民對暴力升級都相當擔心，害怕局勢會惡化。近日，我們看到示威人士在各處堵路，在天橋上向鐵路路軌投擲單車，又四處投擲汽油彈，對港鐵、巴士、商店以至法庭縱火。市民想安全上班上學也相當困難，更擔心若局勢進一步惡化，生命將會受到威脅。因此，有市民擔心區議會選舉日是否安全，票站可否如常運作，選民能否安全抵達票站投票，候選人及其助選團能否不受暴力襲擊，選舉能否在公平、公開、公正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市民有這些擔心是很正常的，政府官員有責任回應有關問題。主席，4年一次的區議會選舉是選民履行公民責任、行使公民權利的場合，這個權利不應被剝奪。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應該得到尊重，我們不應以粗暴的手段剝奪別人的選擇權利。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要他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這明顯有違社會核心價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早前勸勉青年人，他說法治精神除了包含尊重個人基本權利和自由，也包括尊重他人的權利。訴諸暴力，迫其他人罷工、罷課、罷市，正是剝奪了他人的自由和權利。近日有網民揚言要阻礙市民到票站投票，令人擔心在投票當天，候選人、選民及票站人員的安全問題。

他又呼籲社會必須停止暴力，強調市民應該同心協力，維護公平公開及誠實的選舉文化。我十分認同，如果香港想繼續向民主、法治、自由社會的方向邁進，市民便要同心協力，維護公平公開及誠實的選舉文化。主席，我謹此陳辭。

11月24日，本星期日是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區議會選舉，甚至可以說是香港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因為它不單牽涉各黨派在400多個區議會議席中的得失，而是一場變相公投，一次全民表態的機會，向林鄭月娥政府過去兩年、過去數月的劣政進行不信任投票，對"送中惡法"再一次清楚表態，對林鄭月娥堅決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察暴力鎮壓示威的一次表決。在6月9日和6月16日，100萬、200萬名香港市民用雙腳出來遊行。在11月24日，大家進入票站用自己的雙手投票，作出一次全民公投，投票比民意調查或遊行更能準確反映民意。

我很明白這些朋友的憂慮或懷疑，我本人曾經對"血債票償"並不認同及反感。但是，一場覆蓋全香港400多萬名選民的投票，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全世界都注視着這次區議會選舉，關心投票結果。

主席，我當然明白，我現在是鼓勵一些對投票有猶豫的人出來投票。

所以，假定......
主席，我多謝你多次提醒大家。

我再次提醒議員要小心發言，因為我已多次表示，如果議員不理會我的提示，我會要求相關議員停止發言。

如果有市民不出來投票，令跟他們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得票較多，這個結果便會被解讀為，那些候選人有較大的民意授權，他們支持的事情便會壯大，就是這麼簡單。林鄭月娥表示，希望選舉在公平公正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她說主導權不在政府這裏。

政府只會告訴我們——副局長你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政府有一個機制，如果任何人覺得自己在選舉過程中或投票日當天，受到不公平對待導致落選，可以提出選舉呈請。

今天很多議員說甚麼"孝子行動"，說有些人不讓家中長者投票。

屆時警察說："警察現在要執行職務。

其實，每次選舉也有很多未必公平和公道的地方，政府說有一個機制可處理，其實現在也只是所謂盡力建立一個機制而已。但是，對不起，市民現在連政府也不信任。

我想局長或副局長回答，如果市民不信任到這個程度，懷疑政府的選民登記冊有被"做手腳"而想檢查的時候，我們可否提出檢查呢？其實，說到底，我是比較悲觀的，我認為今次選舉取消的機會比較大，但當然我們會竭盡所能，希望選舉可以進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民意調查或全民表態的最快方法。當一個社會或一個地方生病，便需要驗身，這次選舉便是一次驗身的過程，但如果要取消，權力便在政府手上。

我希望香港市民珍惜手上的一票，我們常說外國就是在打仗，人民也要投票。

"長袖"是斬手掌，"短袖"是斬手臂，為了不讓他們投票，便把他們的手斬掉。大家想一想，選舉是多麼珍貴？投票機會是多麼寶貴？

主席，本周日的選舉是一場重要的選舉。過去數個月以來，我們繼續在暴亂中生活，整個香港籠罩着暴力陰霾，很多市民周末不敢外出，因為不知道哪區會有堵路發生。此外，我們最近落區，有很多市民跟我們說不敢在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政見，因為害怕遭人"私了"、害怕被"圍"、害怕被"起底"。主席，現在不只是周六、周日，連平日的上班時間，我們都可能沒有自由，我們會"被罷工"、"被罷課"。很多市民擔心周日出門投票會否受到暴力的威嚇？會否有人知道他的投票取向而被"起底"？或者能否安全到達投票站？這段時間不斷有很多市民向我問以上的問題。主席，我在此再次呼籲所有市民，如果大家希望停止暴力，希望香港可以重新出發，記得出來投票。不論你持有任何政治取向，用投票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總好過繼續讓香港沉淪於暴力中。所以，我在此呼籲市民，周日一定要出來投票，一定要表達對社會現況的意見。如果你不希望繼續有暴力出現，如果你不希望社會繼續沉淪於暴力中，請你一定要出來投票，因為只有透過選票，才能救自己、救香港。主席，我一定要回應陳志全議員的說法。

關鍵是，市民很清楚進入投票站後，他們的投票意向不須向任何人披露。如果有任何不公平、不公正的選舉，我請這些選民站出來向ICAC投訴，我相信ICAC或警方一定會努力調查。不要將過去的事情說成沒人理會一樣，亦不要說成我們的陣營因而有所得益一樣，大家對此是很清楚的。

我在此再次呼籲，如有任何不公平選舉——不只是這一次——其實可以立即向ICAC舉報，我亦希望選管會及ICAC一定要徹查，我們要一起維護公平公正的選舉。我們提出這次休會待續議案，是由於過去數個月有新的情況出現。在我談論新的情況前，我必須強調，很多人說我們提出這項議案——已開始有陰謀論出現——會否是為了向政府提供子彈，讓他們借機取消或押後選舉？我在此重申，民建聯沒有向政府要求過押後或延遲選舉，我們所有的參選人由報名那一刻開始，已準備在本周日打這場仗，已準備好參選工作。我們不論有任何情況，有多麼艱難，仍會繼續進行選舉工程，我們不能接受暴力的威嚇，不能接受不公平的選舉。主席，我現在一定要指出一些新的情況，因為這是近幾個月才在社區裏出現，我看不到過去任何一次選舉有這些情況出現。這些情況並不是只發生在民建聯的參選人身上，而是很多政黨，甚至是包括反對派政黨的候選人，均面對着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故此，我認為政府最大的責任或問題是，沒有因應現時的情況作出即時措施。香港過去5個多月以來，已演變成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我看不到政府的宣傳片或所有措施，直到今天有任何額外針對性的措施，可以保障市民、參選人及其團隊，讓大家可以放心投票，讓所有競選工作可以安全、公平地進行。

主席，如果政府有了解過在那些連儂牆中有否出現上述情況，有否派人立即清理呢？

但是，我是看不到他有甚麼額外行動以處理現時這種不公平、不公正的選舉，第一點是連儂牆。第二點就是很多議員辦事處也被惡意刑事破壞。主席，如果單計民建聯，我們已經有超過80間辦事處，共超過100次被破壞，有些辦事處更被多次破壞，說出來大家也難以相信，有些辦事處便是被六、七、八次破壞的，而且更不是普通破壞，而是被灌水和縱火。主席，地區辦事處的用途是服務市民，而明顯地，破壞者便是想打擊我們的決心和信心，令我們的服務停止，甚至影響我們的正常競選活動。其實亦並非單是民建聯，剛才有很多議員也指出，建制派其他黨派的議員辦事處幾乎也是無一幸免的，而且可能亦不止建制派，反對派議員的辦事處可能也遭到同樣破壞。

"老兄"，已經5個多月了，當我們面對這些破壞時，除了叫我寫信到ICAC或警方外，他們究竟還有甚麼措施呢？除了辦事處被破壞外，主席，更加嚴重的事情，當然就是我們在選舉期間的競選活動受到嚴重滋擾，而同樣地，這亦並非單單發生在民建聯的候選人身上。不過，我可以說民建聯的候選人便是無一幸免的，當中亦包括了所有建制派，甚至是反對派議員的參選人，我估計大家可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

這真的並非只是民建聯的問題，現時是所有參選人也正面對這些挑戰，但我真的沒有聽過政府有作出任何具體回應，除了叫我們記錄下來向選管會投訴，指這些將會成為未來不公平選舉的證據外。

最後，我想再次呼籲，其實我亦明白依靠政府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但如果所有市民也希望停止暴力，希望香港可以重新出發，我們便應該用選票來表達政治意見，不應該再使用暴力，亦只有依靠市民一起守護這個公平公正和安全的選舉，市民才可以在星期日順利投票，希望局長稍後會好好回應議員的質詢。

很多地方現時真的處於無政府狀態。

政府的宣傳品便彷如天下太平般，只提及選舉是公民責任，市民應在選舉當天前往投票，把香港美化成彷如過去5個月不曾發生任何事情般。

主席，這是需要時間的！

整個選舉有何後續發展呢？

"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做法，浪費法庭資源。如果檢控官、律政司甚或當事人覺得不應該繼續，便應該停止。

這予人的感覺，是立法會的建制派與政府根本互相配合，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鋪天蓋地。較早前，我聽了李慧琼議員及謝偉俊議員的發言後，更有種感覺——建制派是否真的想給政府一些彈藥，以"安全"這兩大個字為理由，取消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呢？

這是不能夠接受的。

現時警察的所謂"止暴制亂"手段就是"包抄"。

所謂自首，是指一個人自認犯了法，究竟保安局局長懂中文嗎？政府一直在刺激整個社會的情緒，然後又不停說要止暴制亂。

政府該說句："讓我們嘗試——至少嘗試一下——解決問題的根源"，而不是不斷地使用暴力的......以武力手段來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如果政府真的想社會回復平靜，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政府便要認真做事。

你嚇走所有人——你聲稱為了安全而派駐防暴警察到各投票站——落選候選人隨時提出選舉呈請，指你嚇走了愛好和平的選民，你知道嗎？

請問何謂公平、公正的選舉？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一直都有這種情況。現在，你們以安全為理由，一邊宣揚"安全"這兩個字，還一邊不停地火上加油，把火水澆在火上。

總之，最終的目的，是給政府彈藥，以安全為理由取消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有年輕人會說："那是區議會選舉而已，有甚麼大不了？第一，我們需要區議會的資源；第二，區議員可以真正在社區、草根階層和地區層面開始服務市民；第三，區議會甚至可以有代表選特首。當然，最後亦會有人說："你叫那些黑衣人不要搞暴力便行了。"我不知道怎樣定義黑衣人，大家也留意到，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被襲擊，襲擊他的人全部穿黑衣，請問這是甚麼信息？

我希望議員不要猜測主席處事不公。

主席，距離區議會選舉不足一星期，我們絕對期望選舉能如期進行。

所以，很多同事會說，這次選舉非常接近一次公投。你覺得政府和警方正確、做得好，還是你覺得示威者有理，社會有很多不滿源於政府處理得不好？在國際上，建制相對的就是反對派，但我覺得在香港，他們不是反對派而是民主派。

如果今次的選舉不能夠如期舉行，我們可以預見社會上的動盪及憤怒只會更嚴重。

區議會有400多個議席，經過多年努力，已經得到越來越多資源或在地區規劃上的權力。不單如此，每一區的區議會往往左右着地區上的公共設施、交通、醫療、衞生等基本民生服務。

上述117席分為港九和新界兩區，議席共佔整個選委會的10%。雖然在1,200人的選委會的規模似乎很小，但隨時足以左右大局。

如果手握500票以上選委會議席，就隨時問鼎特首。

曾俊華和"胡官"的票數加起來超過400票，如果加上117席區議會選委會議席，絕對能夠左右大局。所以，今次區議會選舉是前所未見最重要的選舉，不能有失。我希望局長聽清楚，千萬不要把香港的前途、安危和社會的安定作賭注。他想贏，要全面操制，也得要跟隨遊戲規則。任何社會運動的最後結果，是想作出一些體制改革。而現時的選舉正是體制容許的機會，讓市民作出一些體制改革。

今次市民就有機會用選票發聲。如果你說我們非常害怕選舉暴力，敝黨的一位候選人何偉航9月29日在西貢市中心便遭到4名男子襲擊，身受嚴重傷害。

選舉是最文明和最和平的解決問題方法，如果連這種方法也遭人搞亂或扭曲，訂下規矩後又輕率更改，反口覆舌的話，社會只會永無寧日。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項議案由建制派提出，說甚麼選舉要公平、公正、棄絕暴力，其實十分諷刺。

有議員說有人動手打人，是的，我這數天落區，同樣被不同政見人士包圍、扯衣領，甚至出言恐嚇要打我。我們有同事被咬甩耳朵，那便是我們的黨友趙家賢，亦有民主派人士被人用鎚襲擊和追打至重傷。

100萬上街、200萬人上街，當時有沒有出現混亂？

我們要朝問題核心來解決，但我看不到發言的建制派議員有老實地說出這件事，只是說5個月以來出現很多暴力，將時間線全部推到現在的示威者身上。

在現今社會，年青便是罪，他們針對年青人，向他們施壓、施以威嚇，這樣做是否理想呢？

以往社會和平時，大家也說香港人很厲害，建制派的同事說200萬人出來遊行也沒有混亂，顯出香港人的質素。

"私了"文化是在建制派、警隊和政府縱容下衍生的，現在已接近失控，更出現以暴易暴的情況，這樣當然不理想。主席，即使問站出來抗爭的市民這樣是否理想，他們也不會覺得理想，他們要負上代價，要坐牢。

原本是和平理性的集會和運動，被政府搞得官逼民反，主席，市民最後才會以死相搏。

沒有，還稱讚港鐵做得好。

主席，其實政府絕對可以解決現時的非常狀態，只要政府稍為回應社會訴求，"五大訴求"只剩下4項，有些訴求是可以回應的，例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政府相關的問責官員有沒有問責下台呢？

是影響民情的措施嗎？

主席，我擔心政府是否真的有意推動一場公平、公正的選舉，還是自己也"落場"製造一些不利的因素。市民亦擔心會否有人再借助黑勢力來自編、自導、自演，之前已經發生過。

市民"心水清"，自會看得出事實。主席，我想警告政府、所有建制派同事及任何想破壞這場選舉的惡勢力，不要做出這些行為，這是極不智的。我亦希望在此忠告政府，如果政府想破壞這場選舉，將要負上整個社會的代價，是火上加油，並會帶來憲政上很大的問題，包括之後相應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令問題難以處理。其實憲政問題亦屬其次，最慘的是把現時社會在躁動邊緣推到北京政府一直不希望香港人提到的革命之上，政府才肯停止。請政府放下屠刀，回頭是岸。主席，我希望建制派同事不要諉過於人，罪魁禍首就是他們，請他們承擔責任。如果政府真的想透過一場公平合理的選舉，讓已經"爆煲"的民意以選舉制度來表達，讓民憤得以宣泄，希望大家共同讓這場選舉可以落實，否則，我很擔心政府，以至整個香港社會都要承擔這場選舉失敗的後果，這肯定是沒有香港市民想看到的。

我在此敦促政府，務必讓這場選舉可以在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情況下完成。

主席，我首先多謝容海恩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因為還有3天便舉行4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區議會是一個地區諮詢組織，主要負責就地區事務，例如公共設施、環境衞生、交通等向政府提出建議。但是，今次區議會選舉較少提及地區事宜，大幅增加濃厚政治色彩，對於一直在地區默默耕耘地工作，致力為居民服務的候選人不太公平，他們過往為地區付出的努力完全被抹煞。有些選民不再考慮地區政績，反而注重候選人的政治取向。假如政見不合，候選人便會成為被攻擊或滋擾的對象。有候選人的辦事處被搗亂，也有候選人的街板及宣傳品被破壞，甚至有候選人成為被襲擊的對象。遇襲候選人包括議會內一位區議會候選人，他月初在屯門擺街站時遇襲，幸好傷勢並不嚴重。這些不文明的行為正在香港發生，而且成為一種風氣，確實令人感到悲哀。正因為社會暴力沒完沒了，今次區議會選舉與以往有所不同。首先，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簡介會在混亂中被迫中斷；候選人的競選工程普遍趨向低調，地區商戶怕被不合政見的人"裝修"，於是不敢讓候選人張貼海報；街上只有零星候選人擺設街站，氣氛相當冷清。候選人無法接觸地區選民，選民又怎會有機會與候選人交流？試問怎能有公平公正的選舉？雖然泛民及建制派均希望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能夠順利進行，但近日衝突越來越激烈，而且不斷升級。我剛剛在網上看到一則短訊，不知道是真是假，短訊提到有人開始不攻擊死物，反而攻擊人，情況真是越來越恐怖。自上星期起，暴力示威幾乎每天在各區發生。在上水，有人在毆鬥中被磚頭擊中不幸死亡，5所大學校園附近亦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而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情況最為激烈。大學校園淪為戰場，汽油彈此起彼落，令人擔心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能否順利進行。今年8月底，經濟學人智庫發表全球安全城市排名，香港的排名由兩年前的第九位下跌至第二十位。雖然排名未有計算《逃犯條例》風波帶來的影響，但智庫已清楚表明，如果暴徒持續對基建進行攻擊、政治不穩定性繼續增加，同時內亂或警民關係無法修補，香港的分數很可能會繼續下降。自由黨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快制止暴力事件，讓社會各界重拾理性，回復昔日秩序。事實上，網上有不少謠傳，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日下午，有抗爭者會衝擊票站和堵路，企圖阻止選民投票，令選舉無法舉行，呼籲市民盡早往投票站投票。此外，有謠傳又指出，區議會選舉站的票站助理員，將按投票人的年齡界定其政見，如非屬同一政見，他們會故意將有關選票損毀，令選票無效。這些謠傳令有意盡公民責任的市民感到憂慮，有些選民或會因安全理由而放棄投票，令選舉無法公平進行。主席，香港一直被稱為多元包容的社會，我們表達意見時應和平理性，互相尊重。雖然法例容許選舉管理委員會押後區議會選舉最多兩星期，但相信兩星期後亦不會有任何改變。此外，推遲區議會選舉，只會進一步向外發放負面信息，令外國誤以為香港的局勢非常惡劣。為確保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能夠如期並順利地舉行，希望政府當日加強警力在社區巡邏和駐守投票站，並制訂全面而周詳的應變措施。一旦網上的謠傳成真，例如有黑衣人衝擊票站，阻人投票，當局會如何處理？

在甚麼情況下會關閉票站或重開票站？希望政府能確保投票人安全完成投票程序，促使區議會選舉能夠公平、公正、有秩序地進行。一個民主社會理應對不同意見予以包容，但近來一旦出現政見分歧，便招徠暴力對待，確實是一種不良風氣。民主社會應有公平公正的選舉，因此，自由黨希望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能夠體現民主社會應有的行為。主席，若繼續讓暴力深入蔓延至社區各個層面，只會令香港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自由黨促請各界立即停止暴力，為了香港的未來，我懇請各方回歸理性，並以務實態度處理分歧，以及透過和平理性協商解決爭議，讓社會盡快重回正軌。破壞社會相當容易，但要重建便非常艱難，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且香港一旦失去優勢，將會被區內其他競爭對手迎頭趕上，甚至被取代，屆時便難以重拾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應有的活力和光輝。自由黨衷心希望社會各界為香港及下一代的福祉着想，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上，用手上一票向暴力說不。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容海恩議員的休會待續議案。

主席，首先，我要發言感謝容海恩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距離今個星期日還有3天，便舉行4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

有些候選人更自行購買小型滅火器，因為他們被一些人投擲過汽油彈，感到很害怕。我們一心想服務市民，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但為何要受到那麼大的威脅？

一場公平、公正的選舉是不記名的，為甚麼？就是希望任何候選人和選民都不會被威脅做某些事。

民建聯共有181名區議會候選人，我們不畏強權，依然會奮勇向前，因為我們多年來做了大量地區工作，而不是像有些人蒙面走到地區，在上個月才來到......
主席，我剛才聽到你提醒議員，不應該在其發言中有促使或不促使候選人當選的言論。我剛才聽到蔣麗芸議員很清楚地指出，今早民建聯有100多名候選人進行誓師大會，說會不畏強權，我希望你可以裁決。

民建聯的區議會候選人真的很努力在地區工作了多年，他們等的就是11月24日，等這4年一次的區議會選舉。現時卻有人四處放風，指建制派、民建聯不想如期舉行這次區議會選舉，說由於我們害怕，所以便與政府合謀，盡量阻礙這場選舉舉行。

其實他們下意識已說出社會暴亂與他們有關。

蔣議員，請盡量避免提及有待法庭審判的案件。

正如張超雄議員剛才般，張超雄議員十分老實，他在兩個月前，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呼籲社工明天出來暴動，其後他收回"暴動"二字，表示只是衝口而出，他想說的是罷工。這不要緊，但根據心理學家所說，一個人衝口而說出的話，有時才是他的心底話，是他腦子裏正在想的說話，這是最真實，亦代表他內心深處的想法。所以，這場暴動是否與反對派議員有莫大關係？

這場暴動......今次又是誰破壞一場公平公正的選舉？

是否對得起廣大的香港市民？哪一個社會、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國家的選舉會是一帆風順的？很多都並非一帆風順，但絕對未曾出現像香港這般惡劣的環境。

他的意思是，他們要改革，希望最終能夠管治香港。

我在這裏也呼籲全香港選民在星期日投票，究竟大家選擇暴力，還是和平，請大家以選票來作出決定，請與暴力割席，請向暴力說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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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距離這次區議會的投票日只餘3天，有市民想透過我在今天這個平台告訴政府當局，特別是局長現時也在席，他們很希望有兩句說話可以在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夢想成真。

其實，市民的要求很簡單，他們希望能夠參與這次4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因為這項選舉多年來都是大家引以為傲，可以在地方行政工作上凸顯市民有選擇的選舉。然而，市民經常問我，希望我可以問政府如何創造一個安全、公平及公正的環境，讓市民達成夢想？

主席，我想重申，我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立場十分清晰，我們並沒有要求政府就着這次選舉作出延期，這說法導致坊間流言四起，指政府有可能取消選舉。我經常說，選舉一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礎，亦是地方行政必需的工作。參選的候選人皆各有抱負、各有政綱，也有不同的看法，不管他們喜歡建設與否，市民自會懂得選擇。

局長，說來容易，市民憂慮的是政府是否真的做得到，他們感到非常擔心。正如我們作為市民的代議士，街坊很多時候也會向我們提出查詢，要求我們跟進一些問題，亦會提出改善建議，並要求我們履行競選承諾。凡此種種都說明，市民信賴政府及信賴他們選出來的代議士，我希望局長清楚這一點。主席，對於這次選舉，我深有體會，亦感受到這是一場不一樣的選舉。

主席，選舉為市民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揀選心目中的候選人，無論他們屬意建制、泛民或獨立人士，他們也是有選擇的，這正是市民的期盼。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讓這次選舉在11月24日如期舉行。很多朋友問我，"'柯仔'，區議會選舉在即，但大家是否知道區議會的功能及區議員的工作是甚麼？主席，我想特別在此告訴我所屬選區的市民，區議會是地區層次的地方議會和諮詢組織。1982年，隨着地方行政的興起，當時的港英政府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參與地區行政事務。我記得當年我也有份參與推動"太陽計劃"，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事實上，區議會的功能就是讓市民在地區選出代表他們的代議士，進入議會為他們發聲。市民關心的議題包括交通、環境衞生以至任何建設，例如是否需要增加一些設施如圖書館和暖水泳池或是增加巴士線，這些都屬於區議會的功能。事實上，在歷屆區議會選舉中，市民都很重視候選人有否把地區議題納入他們的政綱，從而直接改善社區。不過，我認為區議員的功能更重要，因為他們作為居民代表，有需要就很多事情收集民意，透過諮詢了解市民的看法，然後在區議會內據理力爭，或是在不同場合向政府表達。

因此，區議會及經由投票選出的區議員必須"貼地"，將民情或意見向政府反映，這亦是一直以來區議會的成功之處。因此，我認為區議會的功能正是要反映市民的期盼。大家都知道，地區議會包括區議會、以往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以至立法會。試想想，如果區議會選舉未能如期舉行，或是如坊間所說要押後一星期甚至取消，我覺得是市民的損失，因為市民失去了有效的渠道表達他們的關注和意見，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選舉能夠在公平、公正和安全的環境下進行。

我們面對高叫政治口號及粗言穢語的情況也不少，而電話滋擾甚至在網上被抹黑和"起底"亦已習以為常。

這些是否我們經常要求政府做到的公平、公正、公開選舉呢？我們以往參選不會太擔心安全問題，因為候選人出來參選，是為了實踐抱負及爭取市民的支持，所以早已預料會遇到持不同意見的人。但是，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無論屬於甚麼板塊，都在某程度上遇到不同的挑戰，小則被人以粗言穢語辱罵、被人用手機拍攝或滋擾；大則受到人身威脅。

因此，我很希望政府可以想想，如何確保這場選舉可以做到我經常強調的公平、公正、公開，以至安全。面對這些挑戰，我也是過來人。

不過，我深信選舉一定要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以確保市民可以放心投票，而我們的義工也可以放心助選。我認為暴力絕不能縱容，亦絕不能鼓吹，因為我們看到暴力已在過往一段時間不斷升級。

暴力絕對不能縱容，暴力只會令我們走向極端，令社會更加兩極化和撕裂。

"他的意見我已收到。此外，燒車及某些持不同政見的人的行為，確實令市民感到擔心。因此，我希望"向暴力說不"能夠成為我們這次選舉的主軸。我相信建設社區殊不容易，面對香港現時的局面，很多上了年紀的前輩或街坊朋友都歎破壞容易、建設難。如何能夠令到社區及香港盡快回復正軌，我相信是普羅市民的主流意見。政府固然要多做事，但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不同方向提醒身邊的朋友要"停一停、想一想"。

主席，我還想指出，區議會是為民生做實事的地方。我相信在座很多議員及有份參選的候選人都知道，區議員會捲起衣袖為市民服務，替市民排難解紛，而這亦是普羅市民的期望。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確保11月24日，即3日後的區議會選舉能夠順利成功地舉行。我亦希望香港人能夠透過這次選舉，選出他們的代議士，為市民服務。建設困難，市民也不想看到破壞，我們要齊聲向暴力說不。

請大家一起守護香港，讓我再一次呼籲，熱愛香港的朋友走出來，在11月24日用手上的一票令香港重回正軌，令我們的社區和社會回復安寧和穩定。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民主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香港的選舉制度，特別是區議會的投票制度，固然並不完美，但不應因此被視為不重要。事實上，香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暑假，經歷了近半年不平凡的日子，區議會選舉更具重要意義。無可否認，很多香港人現在躁動不安，各有許多不同感受。我們不希望看到任何暴力，亦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因為自身政見而面對人身傷害。然而，我們更不希望看到的是，過往以為可以信任的制度，包括曾自詡為"亞洲最佳"的警隊，時至今日已經不能再信任。社會上大部分人現已不再信任這套制度。投票能否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不能一勞永逸，但投票卻可反映市民心中所思所想。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將至，面對龐大的不安、眾多的不確定性，我希望聶局長稍後能在總結發言時回應我以下提出的技術性問題，多少給予市民一點確定性。現行的選舉活動指引並無任何具體應變措施，說明萬一某個票站、某個行政區以至全港出現特殊情況，候選人將有何權利。

我相信這是全港市民、各黨派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需要知道的事，我希望聶局長稍後能夠告訴我們。

何謂主要幹道？抑或是指票站外的交通情況？我並非在吹毛求疵，要求聶局長作出鉅細無遺的解釋，但我需要某種確定性，希望局長能夠回答。

除了因為大眾已對官方失去信任，亦因為選舉事務處過往確曾遺失物件。大家諒會記得，在過去的特首選舉中，曾有官方電腦不知所終，至今仍不知道誰人需要負責。

有何保安方法可讓全港700萬人以至全世界放心，知道相關選票及票箱不會遭人上下其手？就此，我希望稍後得到聶局長的正面回應。

我們並非想知道由誰人決定這些措施。

同樣情況也可能會在行政區出現。

就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而言，其候選人必須是現任區議員。

那麼，究竟出缺人數到達哪條警戒線才不會繼續選出上述"5+1"的立法會議員？

我先說超級區議員。超級區議員的候選資格是候選人必須是現屆區議員。若某選區不幸地未能在2019年完成區議會選舉，該選區便有可能要押後兩年才可選出區議員。

這關乎我剛才所說的公平性問題。如果有人因為某些原因而未能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或押後的選舉中競逐成為區議員，他便不能夠繼續競逐超級區議員或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席位。再者，由於區議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是全體區議員，如果全體區議員因為有議席出缺而不存在，即不是"全體"，公平性何在？我認為聶局長需要清晰解答這個問題，因為茲事體大，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憲制問題。主席，剛才很多議員訴苦，說自己的辦事處或橫額被人燒毀或破壞。

我想告訴香港人，種票問題尚未解決，假地址、假選民和幽靈選民等許多問題從未根治，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哪怕政治立場不同，特區政府亦負有最大的責任從速破案，盡快處理過往一段長時間每個參與和支援選舉的人所遇到的暴力問題，這樣才可給予他們真正的公平。主席，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固然不能一次過解決特區政府濫捕濫權的問題，尤其是警隊的警暴問題，我們亦不能奢望一次的投票能將我們的惶恐一掃而空。投票不能解決現時所有的問題，因為現今的政治困局需要特區政府在政治上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我希望提醒每一位香港人，投票是我們的權利。

現在很多人都在社區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競逐議席。

很多候選人未必屬於某一政黨，可能是一位素人或獨立參選，而參選絕對需要勇氣。我希望大家能夠珍惜這些願意出來參選的人，給予他們支持。

我希望大家記得，如要爭取五大訴求，便要在11月24日一起公投。

主席，我們仍認為政府應盡一切能力，令本周日的選舉可以順利進行，我亦希望所有市民合作，盡早投票。選民的選票會成為香港現階段最能清楚表達民意的方法，不單可以讓香港所有人知道我們希望政府怎樣做，我們是否希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亦能讓國際社會知道香港人究竟想怎樣。我們不希望香港再有暴力事件或市民的生活受到任何干擾，寄望一切可以回到我們認為比較舒服和希望看到的狀態，但如果要走到這一步，並不是政府或建制派議員所說的止暴制亂便能停止暴力、中止亂局。所以，我們仍要回到問題最根本的核心，即"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如果選民支持五大訴求，便要出來投票，這是一場公投。故此，我很希望大家珍惜這次機會，本周日一起出來投票。

過去數個月，我已多次聽到這類說話，其實民主黨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黨，我們不希望看到暴力行為。可是，每當大家聽到建制派或政府談論暴力時，很多時候他們會將矛盾和焦點指向示威者，但我剛才已指出，整場"反送中"運動直到現在，大家不滿的是警察的暴力。所以，如果要止暴，我們應該公平一些對準焦點，指向不同的暴力來源，不論是警察的暴力、示威者的暴力、"七二一"白衣人的暴力、藍衣人的暴力、其他人假扮黑衣人的暴力、黑社會的暴力及制度的暴力。

因此，我們仍須朝着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向發展。本周日的選舉之後，是否等於解決所有矛盾？我希望政府——特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認真研究如何盡快重啟政治制度改革，令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可以全部以普選的形式產生，並取消功能組別，讓我們可以盡快進行特首普選，提名委員會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如果欠缺民主制度，香港的爭議和矛盾便無法以最和平的議會方式來處理。如果議會無法處理民意，無法正正常常地反映民意，反而是扭曲民意的話，這種議會便能通過惡法，然後將解決矛盾的問題帶到社區之中，這正是香港現在出現亂局的原因。我們看到台灣未有民主前，議會內議員打架也打得厲害，亦有抗爭運動。至於南韓亦出現過激烈的衝突，最後才能走向民主。因此，我很希望這次運動反映的，是民主化進程中其中一個衝突的階段。不過，比較各國民主化的進程，我們期望在衝突盡快完結後，大家可以理性地解決問題，從而建立一個民主和公義的政治體制，令大家無須再以為用街頭暴力或政治暴力的方式，便能解決問題。我最希望有一個民主的議會及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可以真正向香港人負責。過去多個月以來，市民除了針對警暴而上街外，亦希望香港擁有真正的雙普選。所以，關心香港民主前途、香港未來的自由人權、反惡法的選民一定要出來投票，為香港投下重要的一票。

同時，他們又說沒有打算押後或取消選舉，是民主派議員"老屈"他們、含血噴人。主席，首先我想市民大眾看清楚，其實我們一點也沒有"老屈"他們。從10月起，不斷有建制派議員或政黨召開記者會。表示社會現在非常動亂，他們的政治人物又被襲，究竟區議會選舉是否還可以如期舉行？郭偉强議員在10月8日召開記者會，提到情況如果這樣下去便可能要押後選舉，因而請政府審慎考慮各方面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我們並不是無的放矢。

我們首先要釐清這個問題，而不是左搖右擺。對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不應因暴力威脅而考慮押後或取消選舉。

剛才有同事亦提到，香港現在的情況真的很不堪，隨時不能舉行選舉，比外國的情況更動亂。主席，我想引述一些例子，證明其實很多時候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舉辦一場選舉，要承受的風險比香港大得多。以剛於9月舉行的阿富汗總統選舉為例，聯合國的統計數字顯示，選舉過程中有85人死亡、300多人受傷。儘管過程如此困難，儘管塔利班不斷威脅會破壞選舉，阿富汗政府仍堅持一定要舉行選舉，原因是：第一，如果不舉行選舉，塔利班希望利用暴力破壞選舉的目的便會達成；第二，如果真的取消選舉，難道阿富汗便會有和平的一天嗎？難道便會順風順水嗎？

因為特別在目前這個時刻，如果政府帶給香港市民這種信息，其實只會令大家失去透過選票和平表達意見的機會，以及失去讓區議會這個地區權力機構和平轉移權力的機會。主席，為何還有很多市民質疑或懷疑建制派的同事？由10月開始，有市民一直說，建制派想迫政府押後或取消選舉。為何會有這種甚囂塵上的懷疑呢？我認為，這與大家不相信北京或共產黨可以接受一次失敗的選舉。大家有目共睹，建國以來的各次選舉，北京和中國共產黨一定要知道結果才可以進行。

主席，第二個我很想在發言中指出的問題是：究竟這次選舉關乎甚麼呢？

難道區議會不是經常都有很多關於政治的議案，支持政府各方面的立法嗎？

這次區議會選舉究竟所為何事？

中共和北京是否願意看到這樣的選舉結果，並繼而從善如流，坐下來與香港人討論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國兩制"前進方向？這就是我所指的，香港人想透過這個機會給予中共一條出路，探討面對香港的問題時應該怎樣做，而不是單單想到用暴力鎮壓，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暴力只會產生暴力。可是，很多保皇派的同事不知道或不想承認這一點。蔣麗芸議員剛才提到，現時最重要的選舉主題是"向暴力說不"。主席，我同意這5個字，所以這次選舉對於兩方黨派而言有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向暴力說不"。不過，市民一定要看清楚，在向暴力說不的時候，其實有兩條很不同的路線。

過去5個月的經驗告訴我們，以暴易暴可否解決問題呢？大家心中有數。

這次選舉正正是這兩條路線的競爭。我很希望大家把握這個機會，一起給予香港社會和中共一個機會。如果中共不領情，那便很遺憾、很可惜，因為我們的社會真的只會向一個更惡化的方向沉淪。

主席，第六屆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已經進入倒數階段，可惜的是，過去5個多月以來，香港社會一直承受着無止境的暴力威嚇，嚴重程度越見升級。即使不是身處暴動現場，單單透過電視熒光幕觀看直播，也看到近數星期大批黑衣暴徒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以及港九其他地方狂擲磚頭、玻璃、汽油彈，甚至以弓箭射傷警員，這些暴力行徑實在令人心寒。如果暴力越加橫行，試問區議會候選人、競選團隊及選民如何能夠安心在投票日行使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權？票站的工作人員又如何能夠順利和安心地工作？借反修例發起的暴動發展至今，黑衣暴力分子針對建制派政黨議員辦事處的暴力行徑，已經不止塗鴉和打砸、毀壞辦事處設施，而是縱火來癱瘓辦事處的運作，意圖嚇怕甚至傷害辦事處職員、義工及支持者，還直接影響尋求議員辦事處協助的市民。黑衣暴徒更把暴力升級，指向現任區議員、候選人及競選團隊成員。他們在街頭擺設街站派發宣傳單張時，已經不是被指罵這般簡單，而是受到暴力襲擊。例如有候選人在街頭派發宣傳單張時遭硬物扑頭、在街頭遭到伏擊圍毆，弄至頭破血流，甚至有候選人被人用木棒追打和淋澆不明液體、咬斷耳朵等，使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進行選舉活動時均提心吊膽。本月6日，立法會同事何君堯議員在屯門進行區議會選舉活動期間，被暴徒持兇器襲擊受傷。作為經確認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何議員在進行區議會選舉活動時遇襲受傷，這些暴力傷人行為實在令人髮指，亦是以赤裸裸的以暴力手段干預選舉，絕對不能接受。如果說部分襲擊事件是孤狼式的行為，那麼針對建制派現任區議員、候選人、競選團隊成員的行為，就極可能有組織和有預謀，而絕非只是個別人士所作的偶發式行動。黑衣暴徒除了針對現任區議員、候選人及競選團隊成員的暴力行為之外，亦以有組織和有預謀的連串破壞行動直接干預整個選舉的舉行。黑衣暴徒在各區堵路，例如在隧道出口處縱火、在港鐵車廂投擲汽油、把雜物和汽油彈掉在鐵路路軌。黑衣暴徒把這些暴力行為，說成是要迫市民參加他們的所謂"三罷"，即罷工、罷市和罷課行動，實際是把市民視作白老鼠，一步步把行動推向區議會選舉投票日，來實現他們口中的"攬炒"。主席，今次換屆區議會選舉有1,090位候選人，競逐全港18區合共452個議席，可算是歷來競爭最激烈的選舉。然而，不論區議會議席的競爭如何激烈，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都必須在公平和公正的選舉氣氛下進行選舉活動。香港歷年的選舉亦以公平、公開、公正見稱。即使政見不同，也絕對不應向候選人及其團隊施以暴力襲擊，或作出任何恫嚇性的行為。香港歷來多次的區議會或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都會積極拉票。即使候選人及競選團隊之間出現爭執，都鮮有發生持械暴力傷人的事件。始終香港的選舉文化是文明的，大家講求以理服人，期望爭取理性社會的選票。觀乎過往的選舉，即使有爭執及投訴，大部分都是與選舉廣告有關的投訴，例如使用揚聲器、廣播車輛、電話拉票或其他對選民造成滋擾的選舉活動。今次區議會換屆選舉，正受到一股暴力氣氛籠罩。每逢周末、周日都有暴徒在各區進行非法集會、示威及遊行。即使平日上班的日子，也不時發生"快閃式"的非法示威和遊行，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而暴徒所到之處，經常無差別地毆打不同政見的市民，可謂目無法紀，行徑嚴重影響社會安全。主席，這場選舉是一宗類似"顏色革命"。如果政府不切實際地期望黑衣暴徒會輕易停止，讓區議會選舉安全有序地進行的話，這完全是緣木求魚。現時社會和網絡上充斥着仇恨言論，戾氣滿城，"私了"事件頻頻，為今次區議會選舉蒙上腥風血雨。現時距離投票不足3天，如果今天可以發生暴徒持兇器襲擊候選人，明天會否有與暴徒政見不同的候選人或競選團隊成員遇襲？因此，我在此呼籲，無論是否認同任何議員或候選人的政見，都不應該訴諸暴力。主席，過去5個多月，香港社會早已受夠黑衣暴徒策劃的暴動所威嚇，無數的無辜市民和商鋪受到影響，除了損失金錢之外，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已經不受保障。特區政府止暴制亂至今，暴力事件仍然不絕。上星期五，特區政府召開記者會，由政務司司長宣布親自主持一個跨部門行動小組，統籌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工作。除了委任懲教署人員自願加入警隊協助工作之外，其他的措施可謂杯水車薪，未能急市民所急。單是昨天，早上便有暴徒在網上發起所謂的"黎明行動"，在港鐵月台阻礙列車正常運作，從而阻礙市民上班、上學；中午繼續有人在中環和觀塘發起"快閃"遊行，阻礙交通。請問跨部門行動小組做了甚麼來幫助受阻的市民大眾？遑論是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安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日前提出了區議會選舉如期舉行的3個條件，以及確保投票日安全的3項措施，只能說是聊勝於無。暴力事件不息，始終對選舉有重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參與其中的各人，包括候選人、競選團成員、義工、支持者、選民，以及普羅大眾已經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這種對立和暴力的氛圍下，試問候選人能否繼續安全和安心地在街頭拉票？選民能否不受暴力阻嚇和脅迫地進入投票站投票？選舉管理委員會昨天表示，已聯同各政策局和部門密切注視情況，積極做好安全預算和應變計劃，就選舉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作出預備。選管會大概忘記了差不多1個月前由它主辦的候選人簡介會，只舉行了大概半小時，就因為台下有人示威和干擾，被迫中途腰斬。連一場簡單而尋常的簡介會也無法順利地進行，試問單憑選管會數句積極做好預案和應變，就可以讓各持份者安心參與這場選舉嗎？是否有點令人失笑？社會大多數反對暴力和破壞的市民，已經自發地走出來。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沉默而理性的市民，無懼暴力威嚇，自發上街清理路障和雜物，場面觸動人心。他們以實際行動控訴暴徒的無理滋擾和破壞，反映了市民期望社會盡快回復平靜。政府應該好好珍惜和把握這股受夠暴力威嚇的民氣，不要再蹉跎歲月，不要抱着待黑衣暴徒停手的"等運到"心態，錯失止暴制亂的良機。政府應該拿出更大的意志和決心行動起來，才不會辜負手無寸鐵、挺身而出的市民。市民已經以行動回應政府止暴制亂的呼籲，希望政府做出實事和成績，不要無所作為，要把這些正面的民氣轉化為公平、公正的選舉動力。沉默和理性的市民無懼地走出來，我更希望他們能夠善用手上神聖的一票，以理性和文明的方式，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向暴力說"不"，清晰地展示民心所向，不要讓政治暴力損毀今次的區議會選舉。香港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文化得來不易，希望大家珍惜並反對一切以暴力影響選舉的行徑。香港特區政府和選管會是責無旁貸，必須確保選舉及選舉活動在公平、公正及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對全港市民有所交代，這是政府和選管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主席，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已經不可能是正常、公平、公正及安全的。我藉此機會奉勸局長一句：選舉過後，請不要描述這場選舉是正常、公平和公正的選舉，因為這對全港市民以至全世界來說是最大的謊言。

究竟大家會選擇建設還是破壞？

因此，我希望大家看清楚，現時的選舉狀況非常不公平，令人憂慮。舉例而言，對於現時社會上的一些暴力襲擊，反對派認為警方用暴力對待示威者是不可以接受的。可是，他有否指出是甚麼人用暴力對待市民或社會的呢？

可是，尹議員只責難出手的市民，卻沒有責難那些阻礙大家"搵食"的學生。

可是，港鐵遭受破壞，影響市民出行，這樣也算合理嗎？

時至今天，社會發展至如斯地步，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這群反對派對於現時的社會暴力現象連一句譴責也沒有，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政府及警方，真的是十分荒謬。

我認為批評政府無所作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政府在這段時間確是無所作為，單靠警方支撐，所以我們必須尊重警察執法。

為何不是歸咎破壞社會秩序的人，而是歸咎執法者？

我希望藉着這次選舉，市民會走出來抉擇。

究竟大家會選擇讓香港繼續繁榮還是沒落？

老實而勤懇地服務社區，是我們每一個服務社會的人的宗旨。今天與柯創盛議員共膳時，我說我們與市民休戚與共，並勤懇地以汗水灌溉社區，無非是為了和諧。

我們不希望看到票站出現任何問題，或市民在投票過程中受到任何威嚇。我希望政府在這時候可以硬起來，下定決心讓香港舉行一場公平、公正，同時讓市民發聲的選舉，我相信這是市民樂意看到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你要聽懂我的內容。我希望我們化干戈為玉帛。

我想指出一點，就是即使他表面上是拿着一束花走過來，但同樣會笑裏藏刀。我今天可能與你對立，會罵得很兇狠，但我的內心可能並非真的那麼惡毒。

我們要豎立好的典範，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形態，再交託給下一代去做。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究竟要火上加油，抑或加以開導？

局長，11月24日的選舉結果實際上對我便完全不重要，但亦不希望我們在經歷一場選舉後有人贏了，卻輸了香港。因此，我們有甚麼辦法可以在現時的厄困環境中站起來呢？

雖然我平時也會嘲諷他們，但我今天是充滿誠意的。我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很有文化、很斯文的選舉，並展現出我們的寬宏，那種"宰相肚裏能撐船"的胸襟。如果我們能夠一起發出一個joint statement，呼籲全香港413萬名選民一起投票，也不用說甚麼公投或不公投的問題，因為大家各有不同意識狀態......我們正正是將之作為一場區議會選舉，很斯文、很有文化的投一次票，而不要搞暴力，不要搞任何煽動，要互相尊重。

在你的心中有我，在我的心中有你——這便是香港。

我在此呼籲各方人士，不論大家有何盤算，都請保持冷靜，讓這個選舉繼續進行。過去22年，我們在民主路上想過很多不同方法，但時至今日，青年人認為舊有方式並不成功。

大家都很清楚，這次在452個選區中產生的並非只是普通區議員，他們將要為我們的未來定下清晰方向，包括會否讓當權者掌握整個香港社會，以及在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過程中須涵蓋哪些重要元素。香港社會屬於香港人。在"一國兩制"的"兩制"之下，香港有本身的特色和核心信念，這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因理解港人憂慮而特別提出的方法。我希望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及建制派明白，當權者不可有權用盡，否則便無法以人為本。縱容社會資源的分配出現重大落差，只會令香港失色、失去互相包容的空間。再者，在當權者有權用盡的情況下，無權者自然會想盡辦法反抗。因此，解決對立往往需要當權者知所約束、知所節制，這樣死結才能解開。

我會請張國鈞議員發言。

我認為胡志偉議員以雞蛋與高牆來比擬是低估、甚至美化現時每天在香港街頭上演的暴力場面。主席，說回今天的議案題目。

儘管大家可能對現行政制的開放程度持不同意見，但選舉制度可說是公平、公正和公開，是多年來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制度。當然，我並非說過去的選舉過程完美，過去的選舉過程中偶然也會出現選舉舞弊的個案，但這些選舉舞弊個案都是零星、沒有組織的，亦是香港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可以處理的。所以，在過去的選舉中，大家偶然看見"種票"和貪污的情況，但經執法機關檢控及法院處理後，均能將違法者繩之於法，保護香港一直以來廉潔的選舉制度。

主席，我不是說今次選舉，我想說在過去我曾參加的選舉中，我也遇過對手聲稱有"種票"的情況。其實根據我的經驗，很多時指對手"種票"是選舉策略，指控者以受害人自居的策略。除了我外，很多其他選區都有人被指選舉舞弊，"一屋多姓"。我也曾經因此要面對選舉呈請。到法庭時，我也要面對對方星級的大律師團隊，但聆訊進行不足1小時，代表我的大律師尚未開口，對方的大律師發言後，法官已認為"無案可審"。很多時，這些指控都是無中生有，或是選舉的策略。

又有甚麼有組織、有系統地摧毀香港公平選舉制度的情況？今天有很多議員提及，包括所謂的"連儂牆"。由選舉開始前，及至選舉提名後，這些連儂牆在全港18區鋪天蓋地，對某些特定的候選人發表不公平，甚至誹謗的言論，政府已沒有能力妥善處理。

為何我們有些支持者即使支持我們，也不敢表態？

當然我不會要求不要舉行選舉，我也並非在此奢求特區政府在今次的選舉中，仍可以維持公平公正。我曾告訴特區政府，我只是希望政府能夠盡其所能，令選舉不會過於不公平。

是社會規範被打破，違法行為可以被接受，法治基礎被動搖。

我們的法治是否受到很大挑戰？為何社會一下子變成這樣，幾個月間，整個制度受到這麼大的衝擊？主席，正如今天也有人提到，因為有權威人士說："沒甚麼，暴力有時的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今天亦有議員引述："違法的目的，是為了守法"，又有人引述："留案底會令人生變得更精彩。

"根據全球警例，警員面對即時的致命危險時，才能夠使用槍械等致命武器"，正確，"但倘警員因搶槍就可以開槍，這便太籠統，亦於理不合"，他又怎說呢？"無理由有人掂下槍柄，就話搶槍射人；若搶槍不成功，即是沒有即時危險，那就更不需要開槍。"再者："槍械爭奪期間或者已經被搶去，警員才合適開槍止暴。

爭奪期間或者槍已被搶走，便可以開槍，主席，你明白他說甚麼嗎？很多政界人士便是用法律權威作為包裝，害死香港的年輕人。便是因為有這些所謂的法律人士、法律權威不斷用這些政治術語來作為包裝，令年輕人以為自己所做的事正確。主席，在西方歷史上，幾十年前也有國家好像香港一樣，一些政治力量搞街頭政治、攻擊敵方的集會、毆打對方的支持者、製造恐怖、破壞民主運作的機制，過去歷史上亦曾發生過。

街頭暴力是第一線，而現在從事第一線的，便是香港街頭的黑衣人。這些黑衣人有甚麼特點？他們有一定的政治目標和行動綱領、有組織、有制服和標籤，當然他們現在穿的不是制服，而是戴頭盔、面具和黑衣，從而維護團隊認同的因素；他們響應運動，在運動中主要負責進行一些暴力行為，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破壞對方的民主集會，以及恐嚇市民等。這些參與者主要是年輕人，他們通常比較接受激進的思想，不屬於溫和派。

現在看來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駕馭和利用他們，即使現在說的反對派"大佬"，也不能駕馭這股力量。所以，我們近日從網上熱播看到，在議會內一直威風凜凜的許智峯議員在香港理工大學面對這些暴徒領袖時，那種卑躬屈膝的樣子，是我是從未見過的。這些情況，正正是因為無人能夠駕馭這些所謂的勇武分子。主席，我可以告訴大家，他們根本就是反民主，是嚴重破壞香港民主法治的威脅力量，也是正在威脅今次選舉的力量。我十分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在今次選舉中，盡量做好其工作，防止選舉被破壞。反對派經常問，我們說到如此不公平，為何又要參加選舉？主席，兩害取其輕，我參加一個不太公平的選舉，綁着雙手上擂台，也總勝過香港的選舉制度因為這些暴力而停頓，之後影響將來一直發展下去的其他選舉，以至憲制架構的運作，以及外界對香港的信心。所以，兩害取其輕，我們背水一戰，在這個不太公平的選舉中繼續參與。

主席，首先，我非常感謝容海恩議員就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提出的議案。

我細心聆聽議員的發言，也深深感受到他們對區議會選舉，由提名期、競選期直至現在所經歷的過程，以及對如何進行公平、公正和安全的選舉表達的意見及擔憂。然而，所有議員均對在11月24日如期舉行選舉，作出非常清晰和正面的表態。主席，今屆區議會選舉有很多方面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今年正式登記選民人數達413多萬，是歷來最多。第二，區議會民選議席增至452席，也是歷來最多。第三，今屆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達1,090人，同樣是歷來最多。第四，全港每個選區都有超過1名候選人，也是有史以來首次區議會一般選舉沒有候選人自動當選。今次區議會一般選舉的籌備工作是歷年來最富挑戰性的，除了我剛才提到在數方面的前所未有情況外，今次區議會一般選舉經歷了過去數月的社會動盪。

議員的發言也提到，有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在進行競選活動時受到襲擊或威嚇、有議員辦事處多次遭到破壞或縱火、競選期間的宣傳品或橫額等遭到破壞，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等。

我們要明白，今次區議會選舉可讓400多萬名選民透過投票表達他們的意見。選民的投票權非常重要，我們和社會人士當然希望選民能夠在投票日和平、安全地投票，但在我們籌備區議會選舉時，也要考慮安全風險，以及是否能夠讓選民、候選人、支持者和工作人員安全地進行有關工作。因此，我們必須就兩方面作出充分考慮及作出平衡，而這項工作並不容易。政府的立場十分清晰，我們很希望能夠如期辦好這場選舉。所以，在過去一段日子，不同的政府部門，以及選舉管理委員會都大力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亦備妥不同方案。我剛才提到競選期間遇到的暴力威嚇行為，我在此清晰表示，政府強力譴責這些暴力行為，社會人士也不接受這些行為。非建制派議員剛才指出，他們警告政府必須確保如期進行選舉，但我想請他們撫心自問，過去數月正因為這些暴力行為，以及有人縱容這些暴力行為，導致暴力不斷升級。

所有人都不能接受暴力，亦不應縱容暴力行為，所以，如果非建制派議員希望如期舉行選舉，請他們清晰地向社會人士作出表態。任何威嚇和襲擊候選人及其支持者，或破壞宣傳物品的行為均屬違法。根據《選舉條例》，這些都屬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是監禁7年和罰款50萬元。若出現有關情況，應第一時間報警，通知執法機關，以及保存有關紀錄。我知道受影響的議員及其支持者亦有這樣做，而廉政公署也提供24小時熱線，電話號碼是2526,6366。執法機關會嚴肅跟進有關個案，剛才有議員提到，過去網上有人教唆或鼓動他人收起長者的身份證，這些違法行為已轉交執法機關跟進。同時，區議會選舉亦有選舉呈請機制，當然這是在選舉後才可以啟動的機制。根據《區議會條例》，這機制讓任何候選人或當區10位選民若覺得選舉結果或過程出現普遍不公平的現象，他們可向法庭提出呈請，質疑選舉結果是否妥當。我剛才提到，我們需要確保選舉投票日的安全風險盡量減低，所以我們已進行一系列準備工作。我們已多次召開跨部門會議進行商討，而在公共選舉應變機制下成立的危機管理委員會，會向選管會提供意見。

我們需要確保來自不同地區的2萬多名票站工作人員在投票當天能抵達票站，讓票站準時於7時30分開始運作。整個投票日由早上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候選人、助選團、選民及票站工作人員須在不受威嚇和恐懼的情況下工作。此外，票站不會受到惡意干擾或破壞，以致影響選舉進行。

此外，在保安方面，警隊會悉力以赴，我們也會請民安隊和外聘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員在票站進行安保工作。為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消防處會有一個快速應變小組，若有任何情況出現，他們能處理火警或其他有關事情。

第三個問題是選舉能否如期進行。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這兩天聽到各位議員的意見，他們都很希望選舉可以如期進行，但我們也要密切注視情況。我早前提過，要讓選舉如期在11月24日順利舉行，票站人員需要準時抵達票站，交通也要不受阻塞，設施不被破壞，因此，這數天我們一直密切注視有關情況，希望可以如期舉行選舉。

其實，《區議會條例》已清楚訂明有關情況，例如，賦予票站主任在個別的票站、選管會在一個選區、行政長官在整個香港的選舉中有權力決定是否需要押後選舉。因此，我們會按相關機制行事。萬一在投票當天需要暫停某個或數個票站，甚至發生涉及全香港的事情，相關投票工作或點票工作便會停止。

有議員提到，如要押後選舉，對日後的立法會選舉中與區議會有關的6個議席有何影響？

主席，我們明白有關選舉信息的發放十分重要。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這數天，我們已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更多利用社交媒體，令信息能更有效地廣為發放。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這期間有很多謠言，也有很多失實的說法，試圖製造混亂，達至某些目的。因此，對於就這些謠言作出澄清，我們定會不遺餘力。例如，有議員指網上有人建議收起長者的身份證以阻礙他們投票。

此外，有謠言質疑投票站人員的公正性。我想指出，投票站人員均是公務員同事，他們須遵守一套工作指引。

至於報失大量身份證，然後領取大量"報失紙"來冒充他人投票，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選民只出示"報失紙"是不能投票的。除"報失紙"外，選民亦要出示顯示姓名及相片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方可領取選票。網上也有人號召市民大清早去投票。

投票時間是早上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大家不用大清早或集中在某一時段去投票。不過，我要強調一點，每個選區都要等到整個選區的投票程序順利完成後，才會進行點票和公布結果。因此，即使選民大清早去投票，始終都要等到整個投票程序結束後，才會進行點票和公布結果。主席，香港一直以來有優良的選舉文化，我們重視公平、公正、廉潔和文明。過去數月發生的事情，整個社會出現的暴力行為和很多其他事情，均對這些價值帶來很大衝擊。就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我呼籲社會各界和不同政黨，特別是非建制政黨，如果他們希望選舉如期舉行，就讓我們的選舉文化具體地表現出來。不單靠政府，也要靠每位市民為選舉製造平和的環境。最重要的是，香港必須珍惜這種選舉文化，讓這種文化得以承傳，讓選民可以在安全、和平、有序的環境下，透過選票表達意見。